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申訴專員年報2017》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第一項質詢。
有紀律部隊人員向本人反映，政府上次全面檢討紀律部隊薪酬架構至今已近10年，而在這段期間，他們執勤時面對的壓力和困難與日俱增。政府於去年2月8日回覆本人所提質詢時表示，會"在現行政策框架下研究是否具充足理據進行[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但至今未聞任何進展。

主席，特區政府充分肯定各紀律部隊同事，特別是前線人員一直以來緊守崗位，在維護法紀和救急扶危等不同領域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如其他公務員一樣，政府對紀律部隊人員的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以吸引、挽留和激勵具合適才幹的人士加入及繼續在紀律部隊工作。根據此政策原則，政府按現行的"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訂定合適的薪酬，亦透過不時檢討服務條件和福利，令紀律部隊人員的薪酬待遇能有效吸引和挽留人才，為市民提供優質和專業的服務。此外，我們理解紀律部隊人員在執行職務時需面對不斷變遷的環境和挑戰，為確保他們有充足的人手和裝備應付不同的工作需要，政府會按既定機制向他們提供所需的資源。以人手而言，過去10年，各紀律部隊合共增加了約6,800個職位，有關部門總編制亦增加約11%。

就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相關政策局，現綜合答覆如下：一過去5年，每年投考各紀律部隊公務員職位人數載於附件。

二至於消防處人員的薪酬待遇，我希望指出每支紀律部隊均有其獨特之處，不宜將它們直接比較。關於消防處職系架構檢討的建議，重要的是要看部門在招聘和挽留人才方面是否遇到確實和持續的困難，以及消防處個別職系人員的工作性質是否出現重大、根本性的改變。我們會繼續按照有關政策準則，與消防處管職雙方保持緊密溝通，研究為消防處進行職系架構檢討的理據。同時，我們亦會檢視該處不同職系人員面對的問題，務求在符合運作需要和可行的情況下，推出更多措施以緩解消防處人員在日常工作上面對的困難和壓力，以及提升安全水平。具體而言，消防處過去10年共獲批准開設超過1,400個紀律部隊職系職位，部門總編制亦增加近15%。在設施和裝備方面，除了於2016年年初投入服務的消防及救護學院以加強消防及救護人員的培訓外，政府每年均會撥款為消防處人員提供更佳的裝備、車輛、船隻、行動工具和保護衣物，確保同事執勤時的安全及效率。在員工福祉方面，過去數年政府為消防處人員新增和優化的工作相關津貼項目涵蓋高空拯救、處理危害物質、坍塌搜救、攀山拯救和水底搜索和救援等不同範疇，以肯定各專隊人員所具備的特別技能。政府亦會盡快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在將軍澳百勝角興建消防處紀律部隊宿舍，照顧消防處人員的住屋需要。三如上文指出，根據現行政策，如個別職系符合既定準則，政府便會考慮為他們進行職系架構檢討。不過，職系架構檢討並非處理所有人手相關問題的萬應靈丹，改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也是重要的。我們會一直密切觀察各紀律部隊的情況，並與相關部門的管職雙方保持良好溝通，按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原則跟進他們有關職系架構檢討的建議，以及探討處理他們面對的問題的最佳方法。主席，我們一直以擁有一支專業、高效的公務員隊伍感到自豪。紀律部隊是這支隊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各成員在執行職務時，從來不畏艱辛，勇於承擔。我在此感謝各位同事的付出。我們會繼續和各紀律部隊部門的管職雙方和相關政策局緊密聯繫，討論和跟進共同關注的議題。

那麼，我想問由哪個部門決定紀律部門的工作性質有否重大、根本性的改變？

公務員辭職率處於約0.6%的低水平，這個情況與紀律部隊的情況大致相若。除了審視流失和招聘情況外，我們亦會審視工作性質是否有重大改變。

公務員事務局過去亦曾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解釋，所謂工作性質和職責轉變的定義。簡而言之，政府在審視一個職系的工作性質、職責和工作複雜程度所出現的轉變，是否符合職系架構檢討的準則時，會考慮這些轉變是否根本性的改變，因而真的需要改變該職系的定位及架構，才能讓這些職系可持續及妥善有效地發揮職能。

主席，香港有優秀的紀律部隊，是穩定繁榮的重要基石，他們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局長剛才的答覆令人很不滿意，亦令人覺得他缺乏同理心。雖然薪酬待遇方面沒有問題，但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察、消防員等工作壓力很大，風險也很高，而且他們近年在前線執法時經常受到挑戰、挑釁和衝擊。

其次，在宿舍方面，紀律部隊亦面對住屋問題，現時員佐級人員......

我想問，興建紀律部隊宿舍的具體進度、目標和計劃為何？

警隊近年面對很多政治事件，令前線警務人員在維持公共秩序時面對沉重壓力。

陸議員剛才提到兩方面。

第二，政府在伊利沙伯醫院和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設立政府僱員職康中心，為因公受傷的政府僱員提供免費的專設醫療服務。

如果他們到私家醫生診所求診，政府亦已在2014年開始實施發還醫療費用計劃。在我剛才提到的職康中心的服務時間以外，因公受傷的政府僱員，可即時向註冊私人執業醫生求診，之後亦可以申請發還醫療費用，最高款額一如我剛才所述。議員剛才提到宿舍方面，行政長官在2014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加快興建紀律部隊的8個部門宿舍項目，目標是在2020年或之前提供超過2,200個單位。

主席，如有僱員持續不斷向僱主提出一些要求，我相信僱員有一定的理據或感覺受到不公對待。

消防人員的薪酬待遇亦因而遜於警務人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剛才在答覆中指出，"關於消防處職系架構檢討的建議，重要的是要看部門在招聘和挽留人才方面是否遇到確實和持續的困難"。從附件可見，過去5年每年投考紀律部隊公務員職位的人數，只有1個部門的投考人數持續偏低，那就是消防處。

其他紀律部隊、部門......

當局與消防處的管職雙方保持密切聯繫，我們經常透過不同的平台溝通，並討論最新情況。

我們會繼續聆聽他們的意見，但我必須重申，在既定政策下，我們要按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原則，進一步與消防處管職雙方就最新的工作性質等情況進行研究。

主席，據報，為更好地發揮港珠澳大橋的效益，港珠澳三地當局正研究推行"泊車轉乘"安排：三地居民如取得一次性許可證，可駕駛未獲發目的地車牌的私家車經大橋出境，然後把車輛停泊在目的地口岸禁區範圍內的停車場，再與車上其他乘客在辦理入境程序後轉乘當地的公共交通工具。

港珠澳大橋是首條連接香港、珠海和澳門的跨境陸路連繫。車輛取道大橋可大幅縮減往來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行車時間，將珠三角西部納入香港3小時車程可達的範圍內，從而減省陸路客運和貨運的成本和時間。大橋亦可加速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的經濟發展和連繫，方便市民往來，對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具有策略意義。為便利通行及增加大橋的使用率，讓大橋發揮最大的經濟和運輸效益，粵港澳政府一直積極研究和商訂一套切合三地居民、旅客和業界需要的跨境交通安排。三地政府合作安排不同跨境交通工具經大橋往來三地，便利有不同交通需要的旅客。我們亦會在香港口岸設立公共運輸交匯處，提供多種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便利旅客來往香港口岸及香港各區。就柯創盛議員的主體質詢，我現綜合答覆如下：就主體質詢所指，三地政府正研究推行泊車轉乘的安排，根據內地提供的資料，大橋珠海口岸並沒有設置入境車輛停車場，現時內地亦沒有建議在珠海口岸為香港私家車提供泊車轉乘計劃。至於大橋香港口岸，根據項目的設計，大橋啟用時不會設置入境私家車停車場。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現正就香港口岸上蓋發展進行可行性研究，探討如何善用香港口岸人工島的上蓋和地下空間作商業及其他經濟土地用途。視乎研究結果及土地的用途，政府會積極考慮在上蓋發展提供泊車位，包括研究入境車輛停車場的可行性，以滿足香港市民及入境旅客的泊車需求。

主席，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中，有一段說話我非常認同，"大橋亦可加速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的經濟發展和連繫，方便市民往來，對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具有策略意義"。我們知道港珠澳三地泊車轉乘安排，可以令車流不會忽然增加交通網絡的負荷。但是，據我們現在所見，政府在處理交通措施配套方面，仍然非常"龜速"，民建聯團隊向政府提供了很多意見，可惜局長或其團隊都是"左耳入，右耳出"。我想藉這個機會追問局長，現時香港提供650個本地私家車泊位，一直被指嚴重不足，請問政府有否考慮盡快覓地增加泊車位？另外，政府如何配合整個東涌發展，一併進行研究？

此外，我剛才說過，在規劃方面，香港政府正積極研究香港口岸的上蓋發展，並考慮提供泊車位，不但可以為入境車輛提供停泊位，亦可以為香港市民的本地車輛提供停泊位。整體來說，三地政府的共同願景，是將大橋的經濟運輸效益提升至最高點。

希望局長幫忙爭取。

我相信大家從報章可看到，香檳金色的雙層巴士會投入服務，而且班次非常頻密，每5分鐘一班。市民在繁忙時間如果乘的士到公共運輸交匯處，基本上可即時轉乘穿梭巴士，我相信這是一項很好的安排。然而，巴士與的士在車流量和載客量方面，始終有很大分別。我們希望在推行交通管制，甚或是綠色出行方面也以集體運輸為骨幹。如果市民有興趣，亦可以自駕前往澳門，這也是避免乘坐的士的一個方法，因為的士在香港市區、新界或大嶼山的需求頗大，我希望把的士留在香港，服務香港市民和遊客。

問題是現時澳門有3000多個停車位供香港的汽車使用，但珠海卻沒有，所以車輛可以直接駛走。不過，局長是否知悉，現時澳門和珠海準備在當地發出多少個可以駕駛至香港的牌照？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數字，而香港只有600多個停車位，將來如何處理？

如果大家參閱今次申請大橋兩地牌私家車配額的條款，便會發現較以往寬鬆很多，反映三地政府會盡可能讓三地市民享受大橋的便利。

無論如何，我們估算至2021年，北大嶼山公路的車流量相較設計的容車量，只達到70%。所以，按目前估算，直至2021年，整體交通運輸配套已足以處理我們預計的車流量。正如我剛才所說，為何三地政府均採取配額制作為主要的交通管理措施？

當然，實際操作時，我們會部署一些策略性安排。

主席，大橋香港口岸會提供不少於650個私家車泊車位，供本地非跨境私家車停泊。除私家車外，大橋通車後亦有不少非跨境旅遊巴士在口岸接送旅客，尤其在繁忙時間，大批旅遊巴士會提早到關口等待接載旅客。我想問局長，除私家車泊位外，當局會否考慮預留足夠大巴車位，以應付需求？若有，約有多少大巴車位？

我剛才也說過，私家車的數量始終有限，所以我希望能透過公共交通來增加大橋的旅客流量。

我們亦看到報道，港澳兩地對跨境巴士的安排有共識，在50個配額中，香港佔34個，澳門佔16個。在跨境貨車方面，據我理解，澳門不准貨車進入市區，只可在指定場地運作。我想問局長，現時港澳兩地對跨境貨車的安排如何？

主席，多謝潘議員的提問。

至於跨境貨車，大家也明白，除人流外，貨流也是大橋的重要效益。

我們希望在人流和物流、兩地市民的觀感及業界的整體安排等方面，做到公平公正，令大家感到安排妥善。

主席，近日，有一宗駭人聽聞的幼童懷疑受虐待致死案件，亦有女運動員公開透露於年幼時曾遭其教練性侵犯。有意見指出，雖然學校社工和教師經常接觸兒童，但他們工作量大和人手不足，以致往往忽略兒童被虐待及性侵犯的徵兆。此外，現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並不全面，未能防止有性罪行前科的人士從事與兒童有關的工作。

主席，政府非常重視兒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兒童都應受到保護，免受傷害或虐待。

如學校人員留意到學生身體有傷痕、情緒或行為有異，應即時根據《程序指引》通報社署或教育局等有關部門。就此，教育局會加強有關培訓及檢視相關通告和《學前機構辦學手冊》，使其更具體和清晰。為確保法例下適齡兒童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教育局要求小學及中學必須在學生連續缺課的第七天，向教育局申報，以便協助缺課學生盡快復學。在教育局及學校跟進缺課個案時，如發現學生或其家庭有其他問題或需要，會將個案轉介至社署、相關社會服務機構或警方，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專業支援服務。教育局認同需進一步研究如何完善跟進幼稚園學生無故或在可疑情況下缺課的安排。但是，無論通報機制規定如何，學校教職員也應經常注意學生的狀況，並在懷疑有兒童受虐後盡快作出轉介，而不受制於申報缺課個案的日數。教育局亦會與社署緊密溝通，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個案轉介的機制。教育局實施"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小學採用"全校參與"模式，透過教師與學生輔導人員及專業人員合作，為學生提供補救性、預防性及發展性的輔導服務，以建立一個穩健的輔導系統。現時小學學生輔導服務的資源，是透過人手或津貼兩種模式發放，學校可因應需要，靈活運用津貼，聘用輔導人員或向機構購買社工服務。政府更由2012-2013學年起向開辦5班或以上的公營小學發放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根據教育局收集所得的意見，絕大部分的小學都能善用津貼以安排1位或以上的駐校學生輔導人員；而現時全港九成的小學均有聘用註冊社工為學生輔導人員。就社會對小學"一校一社工"的要求，教育局會因應小學對輔導服務的需要，以開放的態度與勞工及福利局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在資源方面作出配合。為提高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對保護學童的警覺性，教育局每年均會與社署合作舉辦講座及研討會，協助他們及早辨識、介入及支援懷疑被虐待及受家暴影響的學生。此外，教育局亦每年委託大專院校舉辦"中/小學教師學生訓育及輔導證書課程"，內容包括虐待兒童、家庭暴力等課題。此外，教育局會在本星期開始，與社署和警務處協作，為幼稚園和小學教師舉辦4場簡介會，介紹如何識別和轉介懷疑虐兒個案，加強教師對兒童被虐特徵的辨識能力及警覺性，並提升他們對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的了解。為進一步加強家長教育，教育局將於短期內推出全新的手機版家長教育網頁，讓家長更方便取得支援學童身心發展等資訊。政府亦已在教育統籌委員會下成立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檢討現行推廣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的方式，制訂進一步推動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的方向及策略，以期協助家長培育子女健康愉快地成長。此外，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營辦的65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心，提供一系列的服務，以加強家庭照顧兒童的能力，並協助家長改善照顧質素。而全港21個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單位亦提供一系列家庭生活教育服務，強化親子關係和溝通，並讓父母更掌握子女在成長上各方面的需要，以便及早察覺子女的問題及在有需要時向有關服務單位求助。有需要的家長亦可致電24小時運作的社署熱線尋求即時輔導或轉介至合適的服務單位。在公眾教育及宣傳方面，社署近年推出了有關有效管教子女方法及跨代家庭和諧的動畫短片，以及一系列宣傳短片、電台廣播及海報，以傳遞防止家暴和及早求助的信息。社署在2017-2018年度將製作新一輯有關保護及防止虐待兒童的宣傳短片、電台廣播及海報，於不同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媒體播放及張貼，並發放至社交媒體。二及三為加強對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保護，讓聘請僱員從事與上述兩類人士有關工作的機構或企業可查核相關僱員有否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刑事定罪紀錄，政府於2011年按法律改革委員會的意見，透過香港警務處推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行政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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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不時檢討計劃，並積極逐步擴大查核機制的涵蓋範圍。自2015年4月1日起，查核機制逐步擴展至所有合資格合約續期僱員。該局會繼續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在確保查核機制有足夠處理能力的基礎上，考慮未來是否將查核機制範圍再擴大。至於是否需要強制要求僱主/僱員進行查核，該局認為必須慎重考慮平衡保護兒童及協助更生兩大原則，並需要取得社會共識。此外，法改會的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現正就性罪行相關法例進行全面檢討，並先後於2012年及2016年發表兩份相關諮詢文件。法改會的檢討工作仍在進行中。當法改會完成有關檢討之後，保安局會研究引入一套全面及具法律約束力查核制度的可行性，以及鼓勵社會作出討論及透過諮詢謀求共識。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涉及第二部分提到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要"平衡保護兒童及協助更生兩大原則，並需要取得社會共識"。主席，我相信社會已有共識，便是保護所有兒童免被性侵犯。我認為協助更生人士有很多其他選擇，但兒童卻沒有其他選擇。我想問局長，究竟我們的原則是以保護兒童為優先，抑或以考慮成人的利益為優先？社會是否應該以保護兒童為優先？
主席，我相信政府的政策和社會的共識是一致的，都是以保護兒童為優先。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到，法改會現正就有關工作進行全面檢討，我們會待法改會完成檢討工作後，根據所得結果探討如何改善有關的法例或機制。
主席，我相信大家都會為"臨臨"這類悲劇感到十分悲傷，而要解決這問題，其中一個方向當然是要妥善處理通報機制的問題。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無論通報機制的規定為何，學校教職員也應經常注意學生的狀況，並在懷疑有兒童受虐後盡快作出轉介"。與此同時，在政府就昨天舉行的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交的文件中指出，"首名接觸受虐兒童的教職員須立即知會校監/校長"。

我認為業界必須認真討論，我們現時給予有關專業人士的信任程度是否適當。

我只可以回答，就社工的情況而言，簡單來說，根據有關指引是應該作出舉報的。

局長曾在公開場合說，他對於強制性呈報機制持開放態度，並願意探討。現時有否任何跨部門工作小組正在進行有關的探討工作？有否時間表和路線圖？

我們暫時仍未有很具體的工作計劃處理有關強制性舉報的建議。只能夠答應議員，我們會就這項工作研究是否有需要進行法例檢討。

代理主席，我剛才的答覆是，我們會盡快進行。
代理主席，關於兒童被虐待和性侵犯的問題，醫院和醫生已在沒有額外資源的情況下為兒童提供照顧和保護，因而包容了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和保安局在制度上的不足。

多專業個案會議的成員當然是來自不同部門，而我身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亦會特別關注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科的同事的工作量，以考慮是否有需要增加人手。至於其他部門，我相信要與其他部門一起探討才知道，所以無法即時回答議員如何處理有關工作的具體安排。

主席，本月6日律政司司長上任當天，有報章報道司長透過一間公司擁有的寓所內，有多項違反《建築物條例》的樓宇違例建築工程。司長其後表示，她委任的認可人士聯同屋宇署人員經查核後已確認此事。有市民關注主要官員的誠信及操守，以及對主要官員人選進行的品格審查有否錯漏，以致未能查出律政司司長的寓所有僭建物。

屋宇署在處理僭建物的事宜上，一直本着依法辦事和一視同仁的原則，根據《建築物條例》和現行執法政策採取適當行動。按照由2011年年中開始採用的既定做法，如果有傳媒查詢或報道的僭建物牽涉的業主屬高級政府官員或社會知名人士，屋宇署會優先進行實地視察，查明懷疑僭建物是否存在，以盡快釋除公眾的疑慮。如在實地視察後發現任何僭建物，屋宇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和現行執法政策，不偏不倚地採取適當的行動，不會因為涉事人的身份而採用不同的執法標準。至今，警方分別接獲兩名人士報案，指從報章和公開資料得知有公職人員持有的單位，涉嫌有僭建及向銀行申請按揭時未有披露相關資料，要求警方調查。案件列作"求警調查"，由灣仔警區跟進。警方就每宗案件，不論涉案人士的背景，均會公平公正、不偏不倚進行調查。若有合理懷疑有人犯法，警方會按照法例進行執法行動。政治委任官員須確保在他們公職和個人利益之間並無實際或潛在的衝突，並須避免處理有實際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為避免可能產生任何利益衝突或偏頗和不當影響的印象，律政司司長已授權民事法律專員處理所有就其位於屯門大欖的物業所指稱的懷疑僭建物及違規建築物的民事事宜，包括向相關政府政策局及部門提供法律意見，並代表有關政策局或部門處理任何民事法律程序。基於相同考慮，律政司司長亦已授權刑事檢控專員處理相關的刑事檢控的事宜，包括在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應否對任何涉事人士作出任何檢控決定。律政司司長本人不會參與與該等事宜有關的任何決定或法律程序。二《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訂明，政治委任官員須遵守法律，時刻嚴守個人品格和操守的最高標準，並須確保在他們公職和個人利益之間並無實際或潛在的衝突。《守則》提供在某些情況下恰當行為的規則和原則，然而，難以盡錄政治委任官員每項採取的行動或應有的行為。就《守則》未有訂明的情況，政治委任官員須根據《守則》內訂明的原則自行判斷，應採取何種最有效的方法去維護最高標準，並須以香港特區整體的最佳利益而行事。三所有政治委任官員在任命前均須接受深入審查，有關程序與適用於公務員系統的深入審查大致相同。

我認為該句理應改為："為維護市民對深入審查制度的信心，該制度的具體安排和細節必須公開。

政治委任官員本身會嚴守個人品格和操守的標準，並會按個別情況自行作出判斷。如有需要，他們會向行政長官報告，由行政長官作出指示。

局長，你在主體答覆表示，每位政治委任官員均須接受深入審查。

如果情況屬後者，行政長官會如何處罰該人，又或是否有任何處罰方案？

局方或行政長官會如何處理這個不實申報的問題？

第一，我認為不適宜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和討論。

因此，我不能就深入審查制度的具體安排或過程中會否詢問某些問題作出評論。

主席，律政司司長的僭建風波已成為一個政治炸彈。由司長上任第一天至今，這個炸彈仍未爆完，對司長以至特區政府已造成傷害，傷勢有多深取決於各方人士之後的工作。主席，看到這樣的情況，我真的很心痛。事件發展至今，有很多事情真的難以理解。

第二，為何政府進行的品格審查無法查出司長寓所內有僭建物？

僭建問題已成為"政治殺手"，過去很多政治人物都因為僭建問題而受到傷害，甚或結束了政治生命。

政府是否認為過去進行的品格審查有疏漏，導致今次社會、司長以至政府要面對這個炸彈？
正如我剛才所說，深入審查是在委任政治委任官員之前進行的，而這個機制在安排及運作上，與適用於聘用公務員或委任公務員出任某些職位時所須進行的深入審查的機制，大致相同。

很明顯，今次事件已經發生，這是否代表有人不值得信任，或有人不合作呢？主席，我想問的是：鑒於議員今天對品格審查制度存在重大漏洞所表達的關注，局長會否要求特區政府研究未來如何完善有關機制，甚至考慮將某些相關的重要資料公開，讓議員能夠在立法會內監察未來的問責官員？
主席，多謝楊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由於我們不適宜亦不能評論或討論某一個案的具體細節和情況，就該個案作出某些推論或結論並不合適。不過，深入審查制度下設有程序，包括索取相關資料、進行會見、諮詢相關人士及翻查有關紀錄。

我們不適宜在未掌握情況或不能詳細討論情況時作出結論，認為存在問題。正如我們會進行驗身，看看自己是否有任何毛病，但完成驗身並不表示我們沒有毛病。

我真的很抱歉，亦希望譚議員能夠理解，為了確保深入審查制度的有效運作，有關的個案內容固然不能透露，而該制度的具體安排，包括會詢問甚麼問題和不會詢問甚麼問題等細節，亦必須保密。

局長已經清楚回答。

律政司司長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制度下的主要官員。司長的職能包括主管法例草擬和刑事檢控工作，以及就政府政策和建議爭取本會及公眾支持等。

主席，我想問的是，如果案件涉及行政會議成員，甚或律政司司長本人擁有的物業A、B或C，難道每次都要視乎案情檢視應否作出授權？

大宅和其他物業均有僭建物，現在你被稱為"僭建驊"......
鄺俊宇議員，請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鄺俊宇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已經離題。根據《議事規則》第264條，議員的補充質詢不得提出與原有質詢或原有答覆無關的事宜。
主席，我沒有離題。

如果你不坐下，我會視你為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清楚：鄭若驊，你會否下台？

主席，刑事檢控是必須公平公正處理的工作，此事至關重要。

她剛才表示，在刑事檢控中，最重要的是公正，以及律政司司長在作出決定時能令公眾有信心。現在，全港市民都不相信她是誠實的人。

就此，她會否認為自己不執掌刑事檢控決定，甚或不出任律政司司長，讓香港的法治和司法重回正軌，才是最負責任的決定？

主席，今天的主體質詢關於如何避免律政司司長在觀感上或實際上有角色衝突，而司長亦在主體答覆中提及要維持公眾對刑事司法制度的支持和信心。主席，談及公眾對現行制度的支持和信心，關鍵之一正正繫於司長的僭建問題。我希望給予司長機會回應一個重要問題，以免進一步削弱公眾對制度的信心。

主席，今早立法會門外的警車、警察、鐵馬和保安人員較梁振英時代多。律政司司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如律政司司長遇有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會授權刑事檢控專員處理有關事宜"，她剛才亦多次重複這一點。

陳志全議員，如果你未經我批准繼續高聲說話，我會視你為行為極不檢點。

政府法案：首讀。
《2018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8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改革上市實體核數師的監管制度，進一步提高其獨立性，從而加強對投資者的保障，並且確保制度符合國際標準和做法。近年來，有關核數師監管制度的國際標準和做法，是上市實體核數師的監管必須獨立於審計業，並受代表公眾利益的獨立監察機構監察。然而，香港目前就上市實體核數師的監管職能，大部分均由相關的專業團體，即香港會計師公會負責履行。不少人認為，現時香港的制度屬於自律規管，未能與國際標準和做法看齊。正因如此，香港現時未能符合資格成為獨立審計監管機構國際論壇的成員。該跨國組織在核數師規管方面甚具影響力，如果香港繼續未能參與該組織，將會窒礙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在監管核數師方面的合作，並有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資本市場的地位。此外，現時的核數師監管制度並不符合一些重要國際組織關於保障投資者的標準。自2010年起，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因應保障投資者的基本目標，訂立了新的證券監管原則，包括核數師需要受到足夠的獨立監察。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香港金融體系評估的報告當中，就證券市場方面，建議香港應設立"完全獨立的機構，負責監察審計業界"，而該機構"應對所有為香港上市公司進行審計的核數師具有管轄權"，並獲賦予"強大紀律處分權力"。因應上述的情況，香港實有必要為上市實體核數師監管機制進行改革，為投資者提供更佳保障。政府在2014年就此進行了公眾諮詢，並在2015年6月公布諮詢總結。公眾諮詢結果顯示絕大部分的回應者均支持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我們建議在新的監管制度下，由財務匯報局擔當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獨立監察機構，而公眾利益實體是指有已發行股份或股額在香港上市的法團或有權益在香港上市的集體投資計劃。財務匯報局是在2007年根據《財務匯報局條例》成立並獨立於審計業的機構，負責就上市實體在審計和匯報方面可能存在的不當行為進行調查。自成立以來，財務匯報局已在有關的規管工作上累積了豐富的經驗。根據《條例草案》，該局除現時已獲賦權的調查職能外，將進一步負責履行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查察和紀律處分職能。與此同時，香港會計師公會將繼續履行為本地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制訂專業進修規定、制訂專業道德標準及審計和核證準則的法定職能。然而，在新制度下，公會在這些方面的職能，將在財務匯報局的監察下履行。根據《條例草案》，有意承擔公眾利益實體的有關審計項目的核數師必須註冊成為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至於相關的資格準則，與現時就本地核數師成為上市實體核數師所訂的資格準則相比，不會有實質改變。鑒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紀律處分權力的意見，並為了向投資者提供更佳保障，《條例草案》賦權財務匯報局可施加多項紀律處分，包括撤銷或暫時吊銷涉及不當行為的核數師的註冊、譴責有關核數師，以及命令有關核數師繳付罰款等。一如香港其他金融監管制度的做法，《條例草案》會訂明適當的程序保障措施，確保財務匯報局在行使紀律處分權力時遵從公平及相稱原則。此外，《條例草案》亦將設立獨立於財務匯報局的覆核審裁處，讓有關核數師就紀律處分決定尋求覆核。如經覆核後，有關核數師仍不滿裁決，可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為配合財務匯報局成為全面而獨立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監察機構，該局的管治架構將有所調整，確保該局既獨立於業界，同時又具有足夠的專業人才以履行其法定職能。此外，為確保財務匯報局經費來源穩定，以及符合"用者自付"和獨立核數師監察機構須在運作及財政上獨立於政府的原則，在新制度下，財務匯報局的經費會來自3項分別向證券交易、公眾利益實體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收取的徵費。代理主席，我們在2015年6月公布諮詢總結後，因應審計業界對新制度的關注，一直與財務匯報局和香港會計師公會就新制度的具體細節進行商討。

如涉事核數師不接受紀律部門向該局建議的處分，個案顧問會就紀律程序是否符合程序公義和自然公正原則，以及處理個案的情況提出意見。此外，在公布諮詢總結後，因應審計業界關注新制度對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尤其是中小型核數師事務所在財政方面影響，我們曾與業界進一步商討財政機制事宜。根據《條例草案》的建議，來自證券交易買賣雙方、公眾利益實體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的徵費收入，在財務匯報局的經費中所佔比率，將訂為50：25：25。按照這比率，以及《條例草案》中就3項徵費所訂定的水平，應可讓財務匯報局在新制度下無須倚賴一般納稅人補貼也能維持運作。代理主席，核數師在確保上市實體財務報告內容完整及準確方面，擔當着重要的把關角色。香港金融市場屬外向型，我們務須維持國際和本地投資者對香港資本市場整體金融監管制度的信心。因此，確保核數師監管制度符合國際標準和做法，尤其重要。我希望立法會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保障投資大眾和公眾利益，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財務匯報局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公司條例》，要求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以提升香港公司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達致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所定的標準。法案委員會曾舉行8次會議，跟政府商議《條例草案》和聽取團體的意見。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以使香港的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管制度與特別組織公布的國際標準一致。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建議在《公司條例》第12部加入新的第2A分部，以引入登記冊及就適用公司擬備登記冊作出規定。適用公司須在其註冊辦事處或香港的訂明地方備存登記冊，而登記冊須載有適用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的資料，即對該公司有重大控制權的須登記人士及/或須登記法律實體。

該等規例將透過附屬法例訂定，但須經過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在擬備登記冊方面，法案委員會曾詢問適用公司在識別其重要控制人時應採取的合理步驟，以及當局會向公司提供哪方面的協助，以減低公司的合規成本。政府回應時指出，合理步驟可以包括研究適用公司備存的相關文件，例如其組織章程的細則和成員登記冊。為協助適用公司符合登記冊的規定，公司註冊處會提供指引，並制訂指明格式供公司使用。此外，公司註冊處亦會就新規定進行宣傳，並設立查詢熱線，以加深公眾對公司新的實益擁有制度的了解。法案委員會曾經討論關於查閱登記冊的事宜，《條例草案》規定，適用公司應按執法人員的要求，提交其登記冊以供查閱。擬議新訂的第653B1條列出獲准查閱登記冊的執法人員名單。法案委員會察悉，有團體支持只准許執法人員查閱登記冊，但也有團體認為公司實益擁有權資料應存放在公司註冊處，以供公眾查閱。至於可查閱登記冊的執法人員名單，有委員建議加入勞工處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人員，以便相關人員履行有關公司的職能。政府回應時表示，在諮詢期間，大部分回應者支持規定公司須把登記冊備存在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在香港的某訂明地方，以及登記冊應只供主管當局查閱的建議。經考慮私隱的問題、合規負擔、國際做法和特別組織的建議後，政府認為只限執法人員查閱登記冊是合適的做法。政府也指出，擬議新訂的第653B1條所載列的執法人員名單已力求謹慎，只把公司註冊處人員，以及根據香港法例執行與防止、偵測或調查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職能人員包括在內。為應付日後需要，財政司司長可訂立規例，指明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機關或其他法定團體。這些規例是附屬法例，須經過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政府會留意新制度的實施情況，以及按需要檢視可查閱登記冊人員的名單，以確保切合執法需要。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並支持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對《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的個人意見。當局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主要是按照特別組織的要求，提升香港公司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使香港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管制度與特別組織公布的國際標準一致。

《條例草案》要求上市公司以外的所有公司均須備存登記冊，訂明每間公司的實益擁有人或重要控制人，讓執法機構在有需要時查閱，以找出有關公司的實益擁有人或重要控制人。這做法可防止不法分子透過成立空殼公司，隱瞞其真正身份，以從事洗黑錢、為恐怖分子籌集資金或其他不法活動，讓執法機構可追查從事這類違法或犯罪活動的人的真正身份，在提升香港的金融安全之餘，對整體社會的安全也有極大裨益。

此舉避免公眾人士在無關重要的情況下查閱這方面的資料，亦能保障有關公司和實益擁有者或重要控制人的私隱。這些措施既能加強規管，也在執法力度和保障私隱之間取得合理平衡，我覺得應該予以支持。最後，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公眾人士對《條例草案》中有關實益擁有人或重要控制人的定義存疑，例如一些家族企業或公司雖已列明實益擁有人或重要控制人，但這些人卻可能隨時會被其家族的長輩撤換，又或是他們的言行會受家族的長輩左右。由於這些家族的長輩並未與訂明的實益擁有人或重要控制人訂立任何股權控制的協議，在這情況下，究竟誰才是法例規定的真正實益擁人或重要控制人？關於這種情況，我希望日後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當局可提供相關的指引，清楚及具體地界定實益擁有人或重要控制人的定義，讓各公司有例可循。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我和民建聯均支持《條例草案》。

我們都明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同時稅率較低，亦只要求公司及個別人士就本地收入來源納稅，並無全球徵稅制度，資金可以自由流動，而我們鄰近的內地及其他地方的經濟體系，經濟亦有蓬勃增長，因此香港定會成為很多資金匯集之地。

我記得，當時傳出的消息是，最後胡錦濤主席拉着法國總理要求多給香港一次機會，香港才得以解圍，當時情況也頗為狼狽。

但是，沒有辦法，"形勢比人強"，我們不得不做。在這10多年處理有關國際條約所加諸我們的責任或在所謂"互相驗身"的過程中，我們要做多少？

但是，每個經濟體都有其獨特的環境。所以，如果人家要求我們做5項，我們卻做6項、7項、8項，甚至10項，只會對香港不利。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亦好像習主席所說，要對本身的制度自信。舉例，對於打擊洗黑錢及打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方面，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現有制度是有效的，即我們並無虧欠人，並非不負責任的國際一員，故意讓不見得光的活動在香港進行。

不過，中央內地大力反貪，我是支持的。

正如《條例草案》所訂，今次修例主要旨在打擊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我相信香港一定有洗黑錢的情況，問題只在於如何界定"黑錢"。

在"習大帝"的管治下，內地政府曾有一段時間表示要大力反貪，甚至表示希望大力打擊資金外流。

香港作為內地對外的第一個"踏腳石"，自然成為資金的出路，或將"黑錢"變成"白錢"的重要基地。香港已成為內地不少貪官或罔顧國家利益的國企和民企洗錢的地方。代理主席，老實說，恐怖分子方面的問題比較少，因為恐怖分子如要找地方籌集資金，選擇比較多，未必看中香港。

最近的大型收購例子是長實出售的中環中心。

不過，香港雖然沒有正式賭場，但完全不缺類似賭場的地方。香港股票交易所經過數十年的跌跌撞撞，儘管由政府作為大股東的聯交所現時表示要打擊違規交易，並且遏止不合適的炒賣活動，但交易所正是類近賭場的地方，因為股票炒賣最終會導致小投資者受害。

香港的地產市場同樣類似賭場，本港物業作為投資工具甚或洗黑錢工具，已經國際聞名。

因此，我絕對支持《條例草案》，甚至希望《條例草案》有能力打擊將香港變成洗黑錢基地的資金流入。不過，我對於《條例草案》落實後的成效存有很大疑問。

《條例草案》主要旨在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集資，我對此當然同意。

"包容"、"不執法"等字眼已經不再是出自普通人口中，貴為特首也會利用這些字眼隱瞞或包庇不執法的情況。套用相同的道理，我們會否是在包容甚或縱容執法部門利用法定權力搜查它們視之為有機會洗黑錢的公司或團體？

涂謹申議員剛才表示對於細節有些憂慮，我也是如此。

我希望香港負責執法的公務員能夠謹守不偏不倚的宗旨，而不希望他們利用法定權力或新增權力進行政治打壓及政治審查。我不反對《條例草案》的原意或初衷，即透過《條例草案》打擊洗黑錢，特別是不明來歷的資金。

我很希望香港能夠繼續擁有政治中立的制度，亦希望不斷新增的法例能令香港成為更成熟、公平、公正的社會。我希望政府不會利用法例或法定權力打擊處於政府對立面的人。

作為專業會計師，我們支持《條例草案》所作的修訂，並支持整體加強打擊洗黑錢的活動。

我很希望公司註冊處可以提供更多例子或實行指引，說明何謂"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

這些不同類型的架構或股權結構，在商業社會是很普遍的，所以我們的專業團體希望政府可以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提供更多指引。《條例草案》新訂的第653X條列出了獲准查閱登記冊的執法人員名單，但據我記憶所及，當《條例草案》於兩年多前進行諮詢的時候，政府是傾向讓公眾查閱登記冊的資料的。當然，這對公眾來說可以滿足他們的知情權，而對傳媒來說亦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畢竟在外國很多實行普通法的地方，包括英國，公眾都可以查閱登記冊。

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特別是有關針對重要控制人的身份的披露或登記冊的安排，也是要符合國際組織的要求。為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聲譽而跟隨國際社會的步伐，我認為也是應當要做的。不過，我想在此表達一些意見，就是在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和其他委員曾提出一些意見，包括一旦我們要為符合國際社會有關打擊洗黑錢的要求而要在法規方面作出任何改變時，或簡單來說就是令法規變得更嚴苛，我們必須小心，以免矯枉過正。

我希望就此清晰表達我的意見。

另一點是關乎合規成本的。

我認為這做法既穩妥，亦可確保公司不會"被殺錯"，所以我認為有必要清楚說明這一點。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條例草案》的二讀，稍後還會再就《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發言。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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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香港公司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加強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制度，以履行我們作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成員的責任。特別組織在1989年成立，就打擊洗錢及防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訂國際標準。作為特別組織的成員及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有責任與國際社會共同致力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雖然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框架大致穩健有效，但隨着金融市場及安全環境不斷轉變，相關的國際標準也持續改進。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制度在某些範疇上還未能符合特別組織的建議，其中之一是沒有法例規定公司須備存其實益擁有權資料。目前《公司條例》規定香港公司須披露法律上的擁有權，例如其成員、董事和公司秘書的資料，但沒有要求公司備存最終實益擁有人的資料。根據特別組織的要求，我們在諮詢業界和公眾後，建議修訂《公司條例》，規定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必須：a採取合理步驟，確定對公司持有重大控制權的個人及法人、向他們發出通知，以及取得有關其身份的資料；及b備存公司重要控制人的登記冊，載入有關控制人身份的所需詳情，以便應要求供執法人員查閱。上市公司會獲豁免遵守有關規定，因為《證券及期貨條例》已訂有更嚴格的制度，規定每家上市公司須備存股份權益登記冊。《條例草案》要求適用公司須識別和確定其重要控制人。重要控制人分為須登記人士和須登記法律實體兩類。須登記人士是指對公司的擁有權權益擁有最終控制權的個人，例如持有25%以上的投票權或股份，或憑藉其他方式對公司行使控制權的個人。另外，任何法律實體，不論是否在香港組成或成立為法團，如符合相關指明條件，並且在該公司擁有權鏈狀架構中處於緊接該公司之上的位置，即屬適用公司的須登記法律實體。《條例草案》亦規定適用公司須將"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存放在其註冊辦事處或香港某訂明地方。《條例草案》訂明的執法人員可以根據香港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為執行與防止、偵測或調查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的目的，要求查閱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我想在此指出和強調，這些執法人員並不能隨便查閱"重要控制人登記冊"，而是要在執行防止、偵測或調查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職能時，才可按實際需要作出要求查閱。另外，剛才有不同的議員，包括涂謹申議員、郭榮鏗議員、梁繼昌議員、周浩鼎議員等，都提出對有關執法人員名單的意見。我想在此指出，現時《條例草案》中擬訂的名單已力求謹慎，只把公司註冊處人員，以及根據香港法例執行與防止、偵測或調查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職能的人員包括在內。但是，為應付日後需要，我們在《條例草案》中為財政司司長預留訂立規例的權力。財政司司長可藉訂立規例，指明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機關或其他法定團體成為執法人員。我們會留意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制度的實施情況，以及按需要檢視《條例草案》中載列的指明名單，確保切合執法需要。為使公眾對《條例草案》的內容有更深入了解，公司註冊處將會在稍後開展一系列的宣傳教育活動，包括舉辦簡報會、發信予適用公司、派發宣傳小冊子，以及設立熱線等。公司註冊處亦會就條例的要求發出指引，以助適用公司過渡至新制度。代理主席，特別組織是少數香港以獨立成員身份參加的國際組織。在全球致力打擊洗錢與恐怖主義之際，香港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重要一員，必須切實執行特別組織的要求，加強我們的規管制度。香港將會在2018年接受特別組織其他成員國的相互評估，有關修訂對於我們履行特別組織訂明的相關責任非常重要，同時可減少企業出現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從而維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安全廉潔營商地點的聲譽。《條例草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亦聽到剛才發言的議員都支持《條例草案》，我在此懇請立法會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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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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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6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6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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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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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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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總共舉行了8次會議，與政府商議《條例草案》及聽取團體的意見。法案委員會普遍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令香港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制度，與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公布的國際標準一致。

《條例》附表2載列的不同風險情況下的客戶盡職審查規定。

公司註冊處處長亦將獲賦權可發出指引，以協助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實施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政府強調，如指定非金融業人士不遵守《條例》附表2的有關規定，只會遭受紀律制裁，而非如金融機構般會受到《條例》所訂明的刑事制裁。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指出，律師會已發出《實務指示P》，向所有律師行、律師及在香港執業的外地律師列出關乎打擊洗錢的規定。鑒於《實務指示P》一直運作暢順，這些委員認為，當局應規定法律專業人士須遵守《實務指示P》而非《條例》附表2的規定。政府解釋，特別組織規定金融機構及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執行客戶盡職審查的原則，以及備存交易紀錄和藉客戶盡職審查措施所得資料的要求，應明文納入法規。《實務指示P》不具法律效力，當中所載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不等同法例規定。

法案委員會強調，香港所實施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不應超越特別組織建議所訂的規定，以期減低金融機構及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的合規成本，以及維持他們的競爭力。有委員注意到，《條例》下備存紀錄的規定年期為6年，但特別組織建議的規定只是最少5年而已，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縮短現行6年的規定，以便與特別組織的建議看齊。政府表示，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及金融機構須遵守6年期的備存紀錄規定的建議，在諮詢期間獲得普遍支持。

部分委員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定有關安排，而該等中介人應包括香港及海外合資格專業人士。政府表示，指定非金融業人士依賴其他指定非金融業人士擔任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的情況並不普遍，但考慮到法案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政府會動議修正案修訂擬議的附表2第18條，以容許指定非金融業人士依賴中介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

法案委員會促請公司註冊處提供清晰指引，以加深業界對發牌制度的了解，尤其是執業者在哪些情況下需要取得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以及利便獲發牌的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實施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

涂謹申議員對現時的草擬方式表示關注，他認為有關條文目前不明確，並要求政府優化條文。政府回應時表示，擬議新訂的第53ZO條是與現行的第53條對等的條文。

因此，有關條文所用的並非新的草擬方法。涂謹申議員雖然察悉政府的解釋，但他表示會動議修正案，採用"在罪行發生後"的草擬方式訂明檢控時限。除了以上提及的政府擬議修正案外，當局亦會動議若干技術修訂。法案委員會對政府提出的修正案沒有異議，亦不會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支持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一些個人意見。當局提出《條例草案》的目的，與之前我說的《公司條例》一樣，都是按照特別組織的要求，優化香港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的規管制度，令有關規管制度和特別組織公布的國際水平達成一致。《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令香港可以履行應有的國際金融責任，各委員在審議期間亦對此表示支持。不過，由於《條例草案》的影響層面廣泛，委員在審議期間提出了多項疑問及優化建議，藉此減少《條例草案》通過後業界所面對的問題，從而減少業界的合規負擔，以提升《條例》的成效。

《條例草案》中規管的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可否依賴其他合資格的指定非金融業人士作為中介人，代其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

新加坡及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亦曾試圖只以專業組織發出的指引作為參考，而未有立法履行特別組織的要求，其後卻被特別組織評為"不合作經濟體"，最終要透過修改有關法例作出補救。再者，當局亦曾作出讓步，提出修正案訂明律師會的權力，包括就施行《條例》附表2的規定而向法律專業人士提供指引時，律師會擁有完全酌情權及決定指引內容的權力。這個安排已經非常合適，在律師業界的自我規管與特別組織的規定之間，取得應有的平衡。

但是，當局考慮到委員的意見，以及為業界提供便利，當局採納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提出容許有關安排的修正案，這是委員與當局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良性互動的結果，我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均支持上述決定。總的來說，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當局能夠盡量採納委員的意見，令《條例草案》更加完善，這是十分可取的。儘管如此，當局並不可能連毫無理據的委員意見也一併採納。

當局就有關問題作出解釋，有關《條例草案》的草擬方式，與其他適用於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現行法規涉及檢控時限的條文一致，兩者均由規管當局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當日起計算。雖然涂議員察悉政府的解釋，但他仍然提出修正案，要求採用"於犯罪後"的草擬方式訂明檢控時限。我不太理解涂議員的動機或考慮，不過，我及民建聯均認為，如果以"於犯罪後"的草擬方式訂明檢控時限，部分違法者可能會由於掩飾工夫做得好，使規管或執法當局較遲甚至在檢控時限完結後才發現有關違法行為，以致無法作出檢控。

主席，感謝涂謹申議員和郭榮鏗議員對《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的陳辭。

我的親密盟友郭榮鏗議員對《條例草案》有所保留，原因是很多律師事務所對於合規成本、時間和資源等問題均有意見，而且香港大律師公會本身已訂有打擊洗錢的指引，所以他們對《條例草案》極有保留。

總括而言，我支持《條例草案》的二讀和通過，原因是隨着金融市場和香港的營運安全環境不斷轉變，相關的國際標準亦會持續改進。面對這些國際要求，無論是反避稅、反洗黑錢或反恐，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政府的態度應該是要符合最低要求，千萬不要做過火，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反對支持恐怖分子籌集資金進行或非法活動，例如販毒、賣淫等，透過一些方法將資金轉化為合法或看似合法的財富，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理由讓罪犯的金錢在經過多番交易後，由非法的來源變成看似合法的收入。我剛才提到，希望香港只須符合最低要求，但我們也要做到與時並進，即是當國際上的最低要求有所改變時，香港亦會適時作出改變。香港預定於2018-2019年度接受相互評估，而根據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官方網站，它將會在今年10月至11月於香港進行審查工作，然後在明年6月進行最後商討，評估香港是否符合技術規定及有效性，即是說香港有否推行有效措施防禦洗黑錢活動。

會計師公會曾提出一項技術問題，我希望有關當局可以切實回答。

會計師公會對於持有海外資格的會計師是沒有監管權的，除非他們成為信託公司或註冊成為提供服務的公司。

主席，總的來說，我和所代表的全港4萬多名會計師均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主席，我謹此陳辭。

當然，我們希望在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之餘，也希望這項法例在日後實施時，政府當局不會採取矯枉過正或過分嚴苛的態度，否則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營商環境。我知道涂謹申議員稍後會提出一項修正案，所以在聽罷修正案的內容後，我可能還會再作發言。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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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亦感謝曾經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的團體及人士，也多謝剛才發言議員的意見。政府於上年6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後，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8次會議。我們考慮了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收到的意見，以及在審視《條例草案》的條文後，提交了一些修正案，以便更清楚述明相關條文的涵義及政策目的，以及作出一些草擬或技術修訂。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訂明指定非金融業人士須在進行指明交易時遵守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規定，以及引入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以加強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管制度，履行香港作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成員的責任。我剛才已於恢復二讀《2017年公司條例草案》時解釋過特別組織的背景，在此不再重複。香港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制度，在某些範疇上還未能符合特別組織的建議，其中之一是現時並無法例規定指定非金融業人士進行指明交易時，須進行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

以上4個行業在從事指明交易時，須遵守《條例》下訂明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由於法律專業人士、會計專業人士和地產代理目前已經由各自的監管機構進行專業自我規管，我們建議借助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專業會計師條例》和《地產代理條例》分別適用於上述3個行業的現有規管制度，執行《條例》訂明的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規定。香港律師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和地產代理監管局會獲賦予法定監察權力，確保相關專業遵守《條例》的規定。如有違規，上述監管機構會按照相關法例就專業失當行為所訂的現行調查、紀律和處分機制處理。至於在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監管方面，目前香港並無具有法定權力的機構，負責規管或監督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業務。我們建議於公司註冊處下成立發牌制度，以執行適用於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法例規定。任何有意在香港進行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人士，除非另獲豁免，否則必須向公司註冊處處長申請牌照，並符合"適當人選"準則，方可在香港經營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的業務。

考慮到這些指定非金融業人士的風險較金融機構為低，如果他們不遵從《條例》下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我們不建議對他們施加任何刑事制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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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6、10至17、19至25、27至33及35至49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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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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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8、9、18、26及34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已作出預告，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以修正第7、8、9、18、26及34條。涂謹申議員亦已作出預告，動議講稿附錄他的修正案，以修正第18條。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原條文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局長發言及動議他的修正案，然後請涂謹申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辯論結束後，全委會會先表決局長的修正案。不論局長的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涂謹申議員均可動議他的修正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我們在考慮了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收到的意見，並審視了《條例草案》的條文後，提出這些修正案，當中關乎幾方面的修訂，主要是更清楚述明相關條文的政策原意或作出一些草擬或技術修訂。以下我簡介修正案主要的內容。《條例草案》擬議新訂的第5A3、4及5條規定，任何指定非金融業人士"在香港"擬備、進行或涉及某項指明交易，附表2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規定才適用於有關的指定非金融業人士或交易。考慮到法案委員會委員於會上所提的意見，為免產生疑問，《條例草案》第7條的修正案旨在明確無疑地澄清第5A3、4或5條所提述的交易的標的，不論是位於香港或其他地方，均無關重要。《條例草案》第9條的修正案旨在修改排印錯誤。

另外，考慮到法案委員會所提的意見，我們亦建議修訂與《打擊洗錢條例》附表2有關的條文。《條例草案》第26條的修正案旨在容許指定非金融業人士依賴中介人代為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以及把備存紀錄的規定由6年改為最少5年。我們亦因應與法案委員會和香港律師會的討論，修訂與法律專業人士有關的條文。

主席，政府在擬備修正案期間，已充分考慮法案委員會、業界和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法案委員會對所有修正案並無異議。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提出修正案，是由於《條例草案》就提出檢控的時限，只要求在"處長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後12個月內提起"，這寫法被批評為會出現檢控時間不明確的問題，因為受檢控或受監管的機構不會知道處長甚麼時候會發現或知悉罪行。

我們並非要與政府鬥法，要爭拗到底。

從政府規管的角度來看，法例能否起到打擊罪行的作用，而從被規管者的角度來看，法例會否令他們有額外或不必要的負擔，兩者須取得平衡。我們從來都說立法要取得平衡。

大家看鄭若驊司長，她十分忙碌。

更重要的是，今次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只是要求我們核實和備存客戶的紀錄不少於5年，而當局則建議將規管非金融機構的年期與目前規管金融機構的年期改為一致，訂為6年。

如果處方堅持"處長發現或知悉"的字眼，而非涂謹申議員提出的"罪行發生後"的字眼，有關的檢控工作很大機會超出備存客戶紀錄的6年時限，在第十年才"發現或知悉"有人犯罪，屆時有關的客戶紀錄很大機會已經被刪除，對雙方均造成困難。其實，政府暗示罪行發生6年後不會再處理，因為機構並沒有責任備存資料超過6年。

他沒有刪去當局有關"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後12個月"的建議，只是在有關條文中再加上"罪行發生後的3年內"，並"以首先屆滿的期間為準"。這寫法可令條文更清晰，涉案公司不會因為某一宗年代久遠的交易，在10多年後仍要提心吊膽，而這些公司的管理層可能在10多年來已更換過很多次人，要新任負責人來處理前朝的"蘇州屎"亦是相當匪夷所思。同時，涂謹申議員的建議也有先例。除非局方提出一兩項採用"發生"論的條例，說明這些條例採用"發生"論比較適當，而《條例草案》採用"發現"論較為適當，否則即使是建制派議員也不應盲目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以處長發現或知悉罪行的時間作為時限。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現在全世界也討論反恐，很多恐怖襲擊都是人神共憤。如果我們因為不願作出修訂而導致嚴重後果......

所以，我認為就檢控而言，"發現派"較"發生派"為佳，我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

因此，是否設立時限，我認為問題不大，反而為了全世界......

如果你是民主派議員，可能比較容易給人的印象是，擔心政府藉此法例秋後算帳。

權力越大，責任越大，責任是甚麼意思？可以想象，如果按發現或知悉的時間開始計算，代理主席，很多人便會舉報。我最近也接獲一些個案，例如有人指公司註冊處記錄的一些董事地址或個人資料有造假或出錯的情況，要求我跟進。

如果把這些文件交到執法當局，就無法不理會，因為法例訂明知悉事情後甚麼時間內便要進入調查。

代理主席，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關於國際標準的問題。

好像剛才涂謹申議員厲害的團隊已經指出，國際間沒有按"發現"還是"發生"的日期計算的標準，我們越減輕執法當局或執法機構擔憂這類輕微罪行的擔子當然就越好。因此，根據這兩種想法，我希望各位同事可以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正正因為大家有所謂"發生派"或"發現派"的說法，容許我也提出更多我的看法。

我不知道會否出現另一種解讀，就是在某程度上令人產生散漫的態度，即告訴違法者，其實只有3年檢控時限，過了3年便不用理會，這相對地會令人降低對有關規定的重視程度。其實，我的原則很簡單，我覺得打擊洗錢的法例對現時香港的聲譽，又或對香港要追上國際標準等大原則是重要的。我不是要求訂定過分嚴苛的規定，我也經常說並非要大家吹毛求疵，千萬不要這樣做。

所以，這些罪行與其他同類型的規管性罪行，例如遲了遞交表格或遲了更改資料，應該以同一方式來處理。

主席，就涂謹申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我代表政府表示不贊成。

該條是與第53條對等的條文。

其他多項現行法例，例如《婚姻條例》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亦有類似的檢控時限。因此，我們在新訂第53ZO條所用的並非新的草擬方法。我想指出，《條例草案》有關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所訂的罪行，包括無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等，並非輕微罪行，可處罰款甚至監禁。考慮到罪行的嚴重性及政策原意，我們認為12個月是一個合理的檢控時限，亦無意更改現時條文的草擬方法。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由於較早前局長就第18條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全委會通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18條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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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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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2017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本會恢復《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主席，我謹以《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並匯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重點。

法案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與政府討論《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委員察悉，加入《多邊公約》可使香港在實施經合組織要求的自動交換資料及應對侵蝕稅基及轉移利潤的措施方面，更有成效及效率。法案委員會察悉，《多邊公約》只開放予國家簽署，而中央政府已原則上同意把《多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將會在香港實施《多邊公約》的強制性條文，同時對非強制性條文作出適當的保留或聲明，令這些條文不適用於或只會局部適用於香港。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包括同步稅務調查、境外稅務調查及協助追討稅款。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會請中央政府把《多邊公約》適用的地域範圍延伸至香港的聲明，以及適用於香港的保留或聲明，交予經合組織。然後，政府會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經《條例草案》修訂後的《稅務條例》第49條作出命令，藉以宣布《多邊公約》在香港具有效力。該命令須經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政府表示，《多邊公約》、全面性協定或交換協定是利便就稅務事宜進行資料交換的不同平台。一般而言，稅務局將會繼續採用全面性協定或交換協定，作為與香港的雙邊稅務協定夥伴交換稅務資料的法律基礎。若相關的稅務管轄區已加入《多邊公約》但並非香港的雙邊稅務協定夥伴，便會採用《多邊公約》作為進行資料交換的工具。提出資料交換請求的稅務管轄區必須指出有關請求，是根據《多邊公約》、全面性協定或交換協定而提出，並且述明所要求的資料。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將會在《多邊公約》下交換的資料的涵蓋範圍，以及政府有何措施保障交換的資料，特別是涉及個人的資料，得到保密。

主席，政府去年10月將《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目的是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實施《多邊稅收徵管互助公約》及其他適用於香港關於國際合作的稅務協議，並使《稅務條例》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頒布的共同匯報標準一致。法案委員會召開了兩次會議。我要特別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力，令審議工作順利完成。

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一直留意各稅務管轄區實施交換資料安排的進度，並倡議建立廣闊的交換資料網絡，以締造公平的營商環境。由於國際社會間交換稅務資料的範圍及網絡不斷擴大，香港難以繼續沿用雙邊模式實施各項新稅務標準，較切實可行的做法是以《多邊公約》作為實施有關措施的基礎。加入《多邊公約》不但可加快擴闊交換稅務資料的網絡，而且亦是經合組織和歐洲聯盟考慮稅務管轄區是否屬"不合作稅務管轄區"的重要因素之一。相信議員亦有留意到，歐盟於上月公布"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香港雖然不在該名單之上，但與另外46個稅務管轄區被列入觀察名單。香港必須按承諾盡快完成參與《多邊公約》的工作，並於本年9月前與廣泛的稅務管轄區實施首次自動交換資料，以展示我們落實國際稅務新標準的決心。由於國際稅務合作迅速發展，日後將會有更多和更緊密的稅務合作，因此我們建議《條例草案》擴大《稅務條例》第49條範圍，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宣布香港參與多邊稅務協定和新的國際稅務合作領域。我們亦藉此機會，修訂《稅務條例》處理與經合組織所頒布的共同匯報標準差異之處，確保《稅務條例》與該標準一致。法案委員會就修訂建議作出了深入和詳細的討論，我希望在此回應委員和持份者較為關注的3件事情。首先是實施《多邊公約》的程序及將適用於香港的條文。通過《條例草案》是實施《多邊公約》的第一步，以提供法律框架，讓香港根據經修訂的《稅務條例》實施多邊稅務安排。當《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我們會隨即邀請中央政府向經合組織交存延伸聲明，把《多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因為只有主權國家才可簽署加入《多邊公約》，這是第二步。在完成首兩個步驟後，我們將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命令，宣布《多邊公約》在香港具有效力。該命令將根據經修訂的《稅務條例》作出，並須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議。第二個議員和市民關注事項是有關《多邊公約》下所交換的資料範圍及其保密性。一般而言，以雙邊模式或是根據《多邊公約》所交換資料的涵蓋範圍基本上相同。《條例草案》不會改變現時適用於根據《稅務條例》處理稅務資料的高度縝密措施，以保障市民私隱和確保資料保密。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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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2至11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一項修正案，以修正《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第1條。

《條例草案》的第5至11條對《稅務條例》自動交換資料的部分條文予以技術修訂，令其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頒布的共同匯報標準一致，該等修訂並沒有對財務機構進行盡職審查的規定作出重大改變。然而，我們明白申報財務機構需時調整其系統及營運模式，以落實有關微調。我們認為給予財務機構充足時間調整其系統及營運模式，以落實有關修訂的做法合理。因此，我們建議透過修正案，指定《條例草案》的第5至11條於2019年1月1日才生效。

至於《條例草案》就擴大《稅務條例》第49條範圍的其他條文，由於不直接影響財務機構的工作，因此會在《條例草案》刊憲通過成為法例當日生效。主席，我懇請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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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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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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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本會恢復《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銀行業條例》，藉以落實金融穩定理事會對恢復規劃的要求、實施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新大額風險承擔框架及應對將來的變更，以及相應廢除兩項根據《銀行業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法案委員會一共舉行了兩次會議，並邀請團體出席發表意見。與會者普遍支持《條例草案》，他們建議應預留足夠時間，供銀行業界在2019年1月1日前完成所需的安排，以執行政府當局稍後制定的相關附屬法例。在商議過程中，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的相關事宜進行討論。我現將委員會所關注的要點簡報如下：首先，法案委員會關注干犯有關恢復規劃的罪行所訂明的罰則，與規管香港其他金融機構的法例所訂的罰則的比較。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關罪行條文參考了《銀行業條例》及《金融機構條例》，並與上述條例的相關條文大致相若，建議罰則水平合理。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對金融管理專員如何確保認可機構的董事獲通知有關恢復規劃的規定表示關注。政府當局表示，金融管理專員就恢復規劃向認可機構發出的指引涵蓋管治架構及監察，旨在確保高層管理人員及董事局恰當地獲知認可機構的恢復規劃。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到，政府當局有否對負責實施恢復規劃的董事及人士的人事安排施加任何規定或限制。政府當局表示，恢復規劃屬認可機構"擁有"的管理工具，理應由認可機構指派合適的人員執行恢復規劃，香港金融管理局並無就實施恢復規劃的人士向認可機構施加任何特定的規定或限制。儘管如此，金管局就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企業管治所發出的指引，包括要求認可機構的董事局確保機構訂定有適當的高層管理人員接任計劃，以及處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所帶來的相關風險。法案委員會亦關注到認可機構的恢復計劃會否包括對市民大眾構成不利影響的措施。政府當局回應，恢復規劃的主要目的，是讓認可機構能夠以業務如常運作的方式管理其業務，因此認可機構實施恢復規劃，並不預期會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向政府當局詢問，認可機構的控權公司如屬境外註冊，該控權公司是否需要執行恢復規劃；以及如果境外註冊認可機構或其在香港運作的分行正承受嚴峻壓力，將會採取的行動為何。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建議的做法與歐盟等海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一致，即不會把恢復規劃的規定伸延至認可機構在境外註冊的控權公司，以免出現監管制度重疊的問題。但是，政府當局和金管局均向委員強調，如果境外註冊認可機構正承受嚴峻的壓力，他們會聯絡負責監管該機構控權公司的相關當局，以索取相關資料並作出所需協調。另外，政府當局亦已就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就條文提出的問題作出相應的回應。法案委員會商議的工作詳情已載於提交立法會的報告。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亦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以下簡述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本屆立法會正式開展工作以來，在短短的一年零三個月，多項與金融界別有關的法案已完成審議或即將完成立法程序；亦有多項金融相關法案正在或即將交由法案委員會審議。我必須強調，上述的法例修訂，均與金融業界的管理層、員工及客戶息息相關。我再次要求政府和金管局，在推行任何新法例或新指引時，都應先給予業界合適的緩衝期，讓業界成員有足夠時間做好準備，包括向董事會作出報告、更新系統，培訓員工及與客戶溝通等，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我完全理解，金融法例必須與國際接軌，才能維持香港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競爭力。在不斷引進新金融法例及法規的同時，我希望政府可以全面檢討有關金融機構監管及運作的條文，廢除當中不合時宜的條款。

1984年成立的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決定定期對《公司條例》進行檢討。其後，政府在1994年全面檢討《公司條例》；而新《公司條例》則在2012年7月12日獲得立法會通過，並在2014年全面實施。如此複雜及牽涉廣泛層面的條例也需要與時並進。由此可見，法例隨着社會的變遷不斷改變，實在是大勢所趨。針對目前金融科技的發展勢頭，香港亦須籌備相關的立法工作，以防現行法例未能追上科技發展的步伐。最後，我感謝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他們甚至在聖誕節長假期間仍抽空出席會議及仔細審閱相關條款。

正如陳振英議員所說，今年或未來提交立法會有關金融業的法案非常多。就《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而言，政府已因應銀行業的各種合理要求而延遲執行某些條款，對此我非常讚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對這些機構的體恤。

這永遠是"雞與雞蛋"的問題。有關恢復規劃方面，據了解，每一間銀行均須事先向香港金融管理局備存一個恢復規劃方案，以便在出現極端情況時，可以有秩序地啟動有關計劃。當然，不同銀行的恢復規劃程序或規模均有所不同，但我希望忠告局方，在執行方面，尤其是執行的日子和培訓，要因應銀行的資源，雖然可以多有多做、少有少做，但局方也應訂定一個最合適的標準，而如果銀行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認識，才是問題所在。倘若很多本地金融機構真的連"know how"都沒有，我希望局方能透過其他業界組織，迅速地向金融機構提供合規格的訓練、同時多作宣傳教育，或發出詳細的指引。金融機構有一個特性，便是慣於嚴格執行政府當局發出的指引，不理會該指引對於其業務、所承擔的風險等有何影響，便全面執行，這對投資者或金融服務使用者來說，均未必是好事。當然，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化經濟的城市，我們不希望看到只有跨國或國內資產過萬億元的銀行在此經營，我們亦希望有其他銀行能服務本地的中小企。

我希望各行各業能夠百花齊放，無論是外資銀行、國企銀行、本地銀行也可以做到最好，發揮最強的一面，令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永久維持領導地位。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主席，我發言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近年全球金融危機凸顯金融機構在應對嚴峻壓力方面，明顯準備不足。

《主要元素》規定，各司法管轄區均應設立一套持續的處置規劃及恢復規劃制度，最少涵蓋任何一旦倒閉時可能具有系統重要性或關鍵性的金融機構。監管機構應確保金融機構維持一套恢復計劃，而有關當局亦應有所需權力以強制金融機構實施恢復措施。香港是金融穩定理事會的一個成員地區，有需要落實這些準則，以確保本港金融機構對有關風險作充分準備。香港在2016年6月通過，並於2017年7月實施《金融機構條例》，已履行有關處置規劃方面的規定。然而，有關恢復規劃方面，金融管理專員現時只可憑藉《銀行業條例》所賦予的資料收集權，規定認可機構擬訂恢復計劃。《銀行業條例》現時並未訂明關於金融機構須進行恢復規劃的明訂條文。

我們注意到政府當局已於早前就風險承擔限額及恢復規劃的立法建議，還有《條例草案》諮詢銀行業界，並且得到業界普遍支持。基於以上所述理由，主席，我們民建聯決定支持《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主席，我謹此陳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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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謹動議恢復二讀《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透過實施銀行業有關恢復規劃及財務風險承擔限度的最新國際監管標準，以加強銀行體系的應變能力。第一類的修訂是關於恢復規劃，根據國際標準，我們建議在《銀行業條例》訂立明確條文，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規定認可機構擬訂、維持和呈交一份恢復計劃，列出該機構在承受嚴峻壓力時，可為穩定和重建其財政資源及持續經營能力而採取的措施，並落實其他相關的恢復規劃要求，以提高透明度及確定性。《條例草案》第二類的修訂是為更新現時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承擔限度。根據《銀行業條例》，認可機構須遵從訂明的財務風險承擔限度，以避免其風險過度集中於某些範疇。隨着巴塞爾委員會在2014年4月就計量及管控大額風險承擔公布新的監管框架，香港有責任按照最新國際標準，更新監管制度。鑒於新框架的技術性質，並考慮到有關的規則須因應國際標準變更而不時作出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廢除主體法例的相關條文，改為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制定附屬法例，訂明這些風險承擔限度，以落實新的財務風險承擔框架。《條例草案》同時亦會廢除過時的條文和兩項附屬法例。主席，我很高興見到《條例草案》獲得銀行業界和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在此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振英議員、各位委員、秘書處和法律顧問所付出的努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成。我亦在此感謝剛才發言議員的意見，以及感謝他們對《條例草案》的支持。我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便我們可以依時落實這些銀行業國際監管標準，以維持香港銀行體系的穩定，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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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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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根據《議事規則》第592條，這項議案不容修正或辯論而須隨即付諸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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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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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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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